坦白說，我們如何投票屬於本會的內部事務，無需亦輪不到任何機構或個人指手劃腳，大放厥詞。我現在談的是希望針對今年預算案的一些開支部分。我首先要談的當然是警隊開支。一隊忠誠勇毅、嚴正執法及優秀的紀律部隊，在未來的財政年度要花香港人多少錢呢？是258億元。單憑過去一年香港發生的事情，相信香港人心中已有答案。不過，昨晚我才發覺原來香港警隊並非只是"大花筒"，"洗腳唔抹腳"，他們也懂得掙錢。昨晚警方在元朗拘捕一些互不相識的市民及年輕人，指他們違反"限聚令"，每人罰款2,000元，即是昨晚已替庫房進帳不少。

警務處明年的人手編制，連同首長級人員在內會增至38,481人。我們把258億元除以人數，便會得出1年的人均開支67萬元。相信在當權者眼中，要擁有全面管治權便當然要維護國家安全，人均消費67萬元是非常值得，因為在某些地方，要養活一間"五毛"工廠可能也不止此數。不過，這是香港的議會，我們要代香港人問的問題是：為何在無法制衡警權的同時，還要撥款給警隊擴充軍備及招聘人手？

這牽涉我接着要談的"撥款令"問題。《公共財政條例》容許部門之間的管制人員透過簽署"撥款令"，把預算由A部門調至B部門，每次調撥多少錢及每年調撥多少次，均無需通知立法會。

望穿秋水，終於等到保安局的回應。警隊去年透過"撥款令"，從22個部門獲得2億3,000萬元撥款。

觀乎現時市民大眾對政府的信任及評分，相信即使只是1元公帑，香港人也希望有足夠的透明度，以追蹤公帑的去向。長遠而言，《公共財政條例》"撥款令"這種財技工具，是否亦應納入本會的監察範圍？我覺得是必須的，因為這樣才能夠容許本會充分履行《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明文規定的職能。接下來，我想討論向全民派發1萬元的問題。當財政司司長於2月宣讀預算案並公布會派發1萬元，我相信不少市民非常高興，並發出某種歡呼聲。不過，情況就像施放一枚煙花般，不足30秒，很多香港人已經回復理智。

政府如此慷慨大方，揮金如土，惠澤萬民，為何香港人仍有這麼多不滿？當然，首先是之前派發4,000元的教訓實在太深入民心，而且以我們民主派議員為主力，再加上保皇黨議員也曾問過，財政司司長是否應該把這1萬元所牽涉的700多億元撥款從今年的預算案中抽出，直接交給財委會獨立成案處理，以便盡快審議並通過，然後盡快派到香港人手上？奈何，財政司司長以至整個特區政府皆好像借了"聾耳陳"的耳朵，根本沒有任何興趣處理。我們要問的是：這1萬元本來是希望幫助香港人，而想幫助人當然是希望盡快幫到，為何原本有一條康莊大道他不走；原本有一種快捷方法他不用，卻偏要等到提交預算案時才處理？這絕對是耐人尋味的。實際上，當納稅人交給政府的錢變成公帑後，這些錢從來也不應該是屬於政府的。政府的責任是要把這些錢以不同形式用在香港人身上，只不過今次是現金"回水計劃"，市民可以自由使用而已。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這筆錢除可幫助自己渡過難關之外，亦有部分香港人希望可以用來延續部分與我們理念相同的商店的生命。

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管治信心，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

在疫情肆虐期間，政府還富於民本來已較不"派錢"好，但特區政府更應着緊思考本身的內在問題。對於被人批評干預內部事務，究竟有否任何官員，特別是特首，有勇氣提出異議呢？對於失控濫權的警隊，政府總部東西翼的公務員有否感到一絲羞愧，耻與為伍呢？整個問責團隊是否只需要搞個人崇拜便可以步步高升？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問的深層次問題。主席，預算案固然有機會讓議員討論公共財政的問題，而陳振英議員剛才也很花心思地討論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包括應該如何運用公共財政等，但我們不要忘記，更重要的一點是錢是屬於廣大香港人的，開支是否用得其所及合適同樣重要。更何況面對現時國際形勢變幻莫測，面對各大評級機構把香港的評級逐步下調的時候，特區政府依然一副"我沒有錯，只是那些機構誤解、誤會及冤枉我"的態度，這樣是否正確呢？如果有一天相關的評級再次回升，我們可以預見所有官員必然會站在一起齊歡唱、齊慶賀，全面擁抱。這種別人讚賞他便說多謝，但被批評或被調低評級便必然與他無關的態度，是否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有的態度？主席，請容許我引用2012年一個電視廣告的一句對白為我的發言作結。廣告的內容是一群年青人向一位老師父學習武術，在練習期間，其中一位徒弟問："師父，《基本法》用得着嗎？

作為立法會議員，議事堂內的同事當然認為《基本法》仍然用得着，包括列明賦予議員權力拒絕通過預算案的第五十條，因為否決預算案必然是我們用得着的權力，否決預算案必然是我們可以堂堂正正按下"反對"按鈕的權力。主席，我謹代表公民黨反對《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

主席，香港經濟受社會暴亂及新冠肺炎雙重夾擊，經濟如雪崩下滑，百業重創，市民生活陷入困境。在這個艱難時期，財政司司長有必要急市民所急，運用公共財政手段，提振疲弱的經濟，藉此保就業、穩定社會。在這個背景下，民建聯認為這份財政預算案回應了民意，有助社會抗疫救急，共渡時艱。首先，政府史無前例地大手筆推出一系列紓困措施，包括向18歲或以上永久性居民發放1萬元現金，以及多項"撐企業，保就業"措施。此外，預算案亦回應了民建聯提出的多項訴求和建議，除了派發1萬元抗疫津貼外，還寬免薪俸稅、利得稅和差餉；發放額外1個月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及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向公屋住戶提供免租，以及豁免DSE考試費。在"撐企業"方面，政府向企業提供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又寬免商業登記費、商業電費、水費和排污費4個月，以及寬免政府物業場地租金6個月。上述措施都有助企業和市民捱過艱難時期，因此民建聯支持預算案。主席，雖然預算案及多輪紓困措施的方向正確，但這並不表示所提出的方案完美，其實還有很多改善空間。我們面對的現實情況是，暴亂加上疫症令香港經濟傷上加傷，不少市民叫苦連天，亟需政府提供緊急援助。雖然政府已推出多輪紓困措施，但我們的辦事處每天都收到基層市民來電，表示他們面臨失業，很可能手停口停。他們指出，政府現時的措施不是過於緩慢，便是有遺漏，未能直接向他們提供支援。所以，我再次敦促及懇請特區政府、特首、司長及局長，請繼續謙卑聆聽市民的聲音，不要因為已經推出多輪措施，也不要礙於行政上的框條而忘記應該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市民。主席，由於時間緊張，我想集中提出3點：第一，我認為司長"派錢"的方法，未能做到急市民所急。預算案回應社會訴求，宣布派發1萬元當然是好事，但究竟何時才能收到這筆救命錢，是同樣關鍵的事宜。不少市民會用這筆錢來"開飯"或應急，但按照政府現時的說法，預計在6月進行登記、7月開始"派錢"，對於不少深受疫情打擊的人士，現時的生活已經相當艱難，這種"派錢"進度太慢。所以，我們多次敦促政府盡快"派錢"，程序亦要簡化，包括考慮利用現有的津貼發放機制加速"派錢"流程。具體而言，我們已多次指出，社署擁有很多戶口，因為有些市民可能正在領取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或綜援學生津貼等，甚至可能是早前關愛共享計劃的受惠者，所以政府已經掌握他們的戶口資料。一旦預算案獲得通過，應立即向政府已掌握戶口資料的市民發放1萬元，他們無須提出申請，而有關私隱的問題亦應在事前獲得妥善處理。

第二，在政府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中，"保就業"計劃的申請條件過於離地、製造漏洞。

此外，自僱人士雖然有強積金戶口，但過去一年的社會暴力事件及疫情令其收入大減，已經很久沒有供款。

昨天政府公布的數字顯示，今年1月至3月的失業率已上升至4.2%，升幅為0.5個百分點，屬9年來新高，失業人數增加了2萬多，就業不足率亦上升了0.6個百分點，達2.1%，屬10年新高。當中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更是重災區，相關失業率高達6.8%，是2009年金融海嘯後的最高水平。其實，大家都明白失業問題仍未見頂。我再次重申，我在辦事處工作時，經常收到基層市民來電，他們確實手停口停又未必符合申請綜援資格。所以，他們急需政府提供失業援助金，一起共渡時艱。主席，預算案提出了多項紓困措施，但始終沒有接納我們提出的即時援助失業人士的建議。政府必須明白，由於去年的暴力事件，以至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香港經濟受了重創，市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為了協助在疫情下失業的家庭，民建聯及很多社會團體也自發做了一些工作。早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捐出300萬元，其後繼續籌款，合共籌得400多萬元，推出一項"關懷您"現金支援計劃。在推出這項計劃後，在短短一個月內已經額滿，共收到1,417宗申請。我們已盡快進行審批，但我們只能向每個家庭提供約2,000元至5,000元的援助。首批合資格申請共695宗，我們已在本月7日向這些家庭發放現金。至於第二批申請，我們亦已在上星期五開始陸續發放現金。我再次重申，民間有很多有心人，但我們的力量始終有限，所以我懇請政府特事特辦，不要忘記這些失業、半失業或生活已經非常艱難的市民。請政府直接設立失業援助金，並壓縮行政及審批程序，務求在短期內發放援助金。我們建議最少發放3個月，每月發放金額不少於6,000元，政府亦要加強支援失業、停薪留職或開工不足的僱員，支援一眾"打工仔女"捱過疫情。救急如救火，市民面對逆境，特區政府不能繼續僵化，必須打破常規，從善如流，做一個有責任、有擔當的政府。主席，預算案亦打破常規，向18歲及以上的香港居民派發1萬元，從短期紓困角度來看，市民是"收貨"的，但預算案是去年反修例風波以至新冠肺炎疫情雙重打擊後的首份預算案，市民期望預算案除了通過財政手段提供即時援助外，亦期望預算案有前瞻性，為重振香港經濟、重建香港作出啟示，尤其是在一場突如其來的疫症，為全球帶來前所未有的震盪的時候。香港金融管理局前總裁任志剛在接受訪問時，以三震來形容今次經濟危機。第一震是供應震盪，即疫情加劇了供應鏈斷裂情況；第二震是需求震盪，即疫情改變了消費者的消費意欲；第三震是經濟結構震盪，即疫情下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大幅減少，傳統人對人的消費模式萎縮，促成了線上經濟。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大打擊，觸發了金融及資本市場的動盪，美股亦曾在3個月內四度熔斷。另一方面，各國嚴格限制人流和交通運輸，令增長已經放緩的全球貿易雪上加霜。根據聯合國貿發會的最新預測，疫情會降低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5%至15%。然而，對於不同的行業，疫情帶來了不同的挑戰與機遇，隨着消費意欲低迷，餐飲、零售、住宿、旅遊、交通運輸、文化娛樂等行業的收入自然大幅下滑。製造業、房地產、施工建築等亦由於人流物流受限，復工、復產遙遙無期。不過，線上辦工、教育、醫療、新鮮物流等科技公司其實有機會異軍突起，創造商機。在疫情之下，不少食肆商戶為求生存，主攻網購外賣，但我不知道司長有沒有具前瞻性地預計，這種情況會否加快將來實體店的沒落。此外，很多企業經常安排員工在家工作，會否影響將來對寫字樓的需求呢？我們現在習慣用Zoom軟件溝通，將來會否因此打擊酒店或航空業的發展？主席，在挑戰與機遇並存，經濟秩序有待重整的後疫症時期，香港是否能夠把握新形勢、擺脫困局，在疫後重生，關鍵在於政府一定要作牽頭，財政司司長更是責無旁貸。我們不能死守自由經濟，繼續透過自然復蘇，讓經濟彈起。我們不能再走這條路，所以我懇請司長要提早準備，開放思維，作出帶領香港在疫後重振經濟的準備。主席，香港經濟的重傷早於疫情開始已經存在，根本原因是過去激進暴力分子以反修例為名，"攬炒"香港。今天再有新冠肺炎肆虐，令本來已經奄奄一息的經濟更是雪上加霜。其實，反修例風波是一面鏡子，把香港很多深層次矛盾一次過毫無保留地照在所有市民面前，包括產業高度單一、空洞化，樓價脫離市民負擔能力，薪金收入停滯，社會上流機會減少，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階層固化等。雖然我們早知道這些問題，但反修例風波猶如一面鏡子，讓我們更清楚看到這些問題，如果我們再不解決這些問題，讓民怨繼續積累下去，當經濟、民生矛盾越來越大的時候，所引發出來的危機真的會一發不可收拾。主席，預算案未能觸及如何化解深層次矛盾，特區政府亦沒有決心和擔當，提出大幅度的改變或改革來應對深層次矛盾和挑戰。例如，司長在預算案回應民意派1萬元，實在不是新鮮事物，政府在2011年也曾派6,000元。

我希望司長能夠切實考慮接納這建議。我記得司長在2011年擔任會計界立法會議員時，曾動議設立稅務小組，研究使用稅務措施配合政府經濟和產業政策，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和商貿中心的競爭力，解決貧富問題，消除社會及經濟上的不平等。

主席，在不足一年內，香港先後經歷了修例風波衍生的社會動盪、暴力衝擊，以至新冠肺炎大流行，潛藏多年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在持續多月的暴亂中全面爆發，激化了社會的對立和撕裂，動搖了管治威信，破壞法治，亦暴露了政府施政和制度的種種弊端及缺失。當暴力稍為緩和之際，新冠肺炎又接踵而來，更加席捲全球，疫情不單觸發重大公共衞生危機，更重創本港經濟，導致百業蕭條，市民期望政府能夠牽頭在疫後重振香港經濟，重建香港。主席，在這個背景下，香港需要接受一次大手術，推動社會改革，根本解決長期存在的深層次矛盾......

民怨一發不可收拾，這是千真萬確的。

請大家注意，民望最低的數位官員，反而穩如泰山。

現在北京表示在香港有全面管治權。

請問這份預算案有沒有得到中聯辦的欽點、認可和批准？

這邊廂"陰乾"一個部門，那邊廂養肥另一個部門，完全由老闆決定，保皇"擦鞋仔"只懂按掣。稱他們為"橡皮圖章"，只是客氣的說法，他們只懂按下"贊成"按鈕，贊成、贊成、贊成，因為投"反對"或"棄權"的話，他們擔心會被算帳，很害怕，大老闆不可以得罪。

那個被稱為"經濟文盲"的負責官員也知道可能有問題，於是想出一些方法來對沖。

然後，他說香港人現在不應"攬炒"，"黃色經濟圈"不可取，扭曲市場，這完全是廢話。負責經濟及商務的官員完全不理解真正的自由經濟是由消費者自行作決定，如此基本的事情也不懂，卻反過來說我們妨礙市場運作、要反抗、要"攬炒"。他最擅長是把黑說成白，鹿指為馬。陳振英議員說香港的信貸評級及經濟地位排名下跌，糟糕了，但他沒有提到的是，我們很大的優勢是國際投資者對香港有信心，其中一大理由便是香港資訊自由流通，我們籠統稱之為新聞自由。

的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為何那麼多項排名仍然把香港劃分出來，額外評分呢？正是因為"一國兩制"，香港有一個特殊的地位，但現在不是了。

這樣如何對得起香港人？談到民生議題，民主派，尤其是專注福利事務的議員，一直較保皇"擦鞋仔"更真心地關心市民。林鄭月娥昨日說，假如立法會讓民主派主導，香港會變成怎樣？我會告訴她："我們不論在民生或民主方面，也一定會令香港更美好。

因疫情的拖累，很多公司和業界的開工率、出勤率或營業時間均大幅減少或有所改變。

我關注到第二輪的防疫抗疫基金的"保就業"計劃，是以1月至3月任何一個月的員工工資來計算僱員薪金補貼額，這做法會否令補助力度明顯不足？此外，有很多受僱人士是以底薪加佣金的制度來計算收入，疫情發生以來，他們的佣金收入大跌，因此，如果以此來計算，同樣會發生幫助力度不足的問題。

當局動用700億元向全港700萬名年屆18歲的市民派發1萬元，連同其他各項紓困措施，合共涉及約2,900多億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10%。司長預計，推出巨額的利民紓困措施，加上經濟不利因素影響政府的收入，預計本年度的財政赤字會破天荒高達3,000億元。政府的財政儲備由現時約11,000億元下跌至約8,000億元至9,000億元，相當於政府14或15個月的開支。毫無疑問，特區政府坐擁巨額盈餘，而現時當香港各界陷入水深火熱，動用巨額款項協助市民和工商界渡過難關，是絕對值得肯定和支持的。然而，我們要求政府盡快落實各項援助措施的同時，亦要求當局思考一個極令人關注的問題，便是在疫情過後，如何令香港經濟盡快復蘇，避免特區政府陷入長期、持續且巨額的財赤危機。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後，香港的經濟有沒有迅速反彈的條件？在去年的下半年，由於反修例的風波，引發一連串打、擲、搶、燒行為，暴力衝擊無日無之，暴徒一連串罄竹難書的暴行，令香港社會動盪不安，把香港作為安全自由、法治大都會的國際聲譽摧殘得蕩然無存，使不少中外旅客對香港卻步。一個連人身安全也不能獲得保證的城市，怎可能吸引旅客到來消費？一個連私有產業和產權也未能受到保障的城市，又怎可能有資本願意到來投資和營商？因此，令香港能夠在疫情結束後，推動經濟復蘇的先決條件是必須徹底止暴制亂，讓香港的治安重回正軌。對於全面止暴制亂，特區政府必須為警隊和司法機構提供充足的資源，制止和制裁暴徒的暴行。與此同時，特區政府需要盡快完成憲制的責任，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堵塞國家安全的法例漏洞。此外，我認為要注意世界大舞台的情況。歐美有些國家開始發動輿論攻勢，污衊中國，指是次病毒疫情的首發地區是中國武漢，又如何將是次病毒傳播全球，質疑中國隱瞞實情，同時向世界衞生組織"開刀"，指世衞偏袒中國，企圖令世界各國蔑視中國。事實上，這種圍堵中國的惡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已經長年累月散播，影響全世界，亦影響到香港一部分不滿國家的人。目前，在主要西方的公開言論中，可以清楚看到，一旦疫情退卻，西方國家會再次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全面開展追擊中國的行動。因此，可以預計，貿易糾紛不會消停。各種科技、金融、經濟封鎖，陸續會來，而香港作為內地最國際化的城市，英美對付中國，香港便是一個最好的棋子，情況將會非常嚴峻。去年經歷了半年的社會暴亂，已經無可避免影響了海外投資者對香港投資的信心及意欲。因此，如果"黑暴"稍後再出動，香港縱使戰勝新冠肺炎的疫情，亦會被"黑暴"分子挑斷"手筋腳筋"，自廢武功，試問未來變得完全沒有競爭力的香港，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還有多少"金山"、"銀山"可以作為敗家的本錢？

所以，參與"黑暴"的青年要好好思考清楚。我希望用"歌神"許冠傑的名曲"浪子心聲"中數句歌詞，勸勉一眾受到無耻政客唆擺及參與各種暴行的青少年，以及令一些市民可以悟醒："無知井裏蛙，徒望添聲價，空得意目光如麻，誰料金屋變敗瓦"。他們參與過這些暴行，除了賠上自己的前程，令香港動盪不安外，他們得到甚麼呢？主席，在經濟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對於環球經濟及香港經濟的衝擊，較2008年金融海嘯更嚴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今年全球陷入經濟衰退。目前，我們廣泛的經濟活動，已經受到嚴重干擾，經濟氣氛低迷，現時失業率上升至4.2%，處於最近9年的高位。疫情何時才能徹底結束？現時仍然是一個未知數。正如政府所說，對於目前嚴峻的挑戰，特區政府必須避免大量失業，否則進一步削弱需求，引發經濟就業螺旋式下滑。在各項的經濟範疇中，我期望貿易發展局能夠發揮更好的促進角色，針對香港的會議及展覽業，無論是本地或國際，都應該較以往加強相關的推廣宣傳及聯繫工作。會展業對香港經濟而言，能帶動旅遊、零售、餐飲各行業，從而帶來相當大的裨益。環球方面，亦可以帶動本港的進出口業、貿易及物流業。因為疫情現時全球大流行，令部分主要出口市場的需求下挫。外圍貿易環境變得很惡劣，今年首兩個月，香港商品的出口，以貨價計算，跌幅達12%。相信商品出口表現在短期內，都會維持在低迷狀態。事實上，由於環球經濟可說已進入冰河期，導致目前很多海外國家取消訂單、凍結訂單，或船期延誤交貨，被海外買家要求補償等。我強調，香港作為第三產業發達的地區，必須盡量利用香港本身的會展業的優勢，提振香港經濟，這是一種很有效的手段。為了達成這個目標，香港無論大、中、小、微企業的生存發展，都要依靠資金鏈。因此，今年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回應了我們的訴求，政府推出了100%擔保的"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我期望特區政府在必要時，進一步加強對企業的支援。除了政府提出相關的政策外，亦需要銀行或金融服務業配合。此外，香港在疫情過後，經濟活動恢復，人的交流會增加，包括洽談生意、運送材料、物流的運輸、旅遊、留學、國際會議等。如果有些國家醫療系統不完善或比較落後，未能夠徹底做好檢測工作，很容易再將病毒輸入，我們必須防範疫情再度爆發。主席，香港接連面對社會"黑暴"及環球經濟衰退，我認為政府應該大力抗暴，拒絕"攬炒"，我們將基礎打穩，盡量做好本分，定能突破，戰勝黑暗。

主席，今年財政司司長發表的財政預算案在民生政策方面可說是"舊酒舊瓶"，毫無新意。當然，如果說預算案完全沒有用，卻又說不過去，因為部分市民真的十分期待獲派發1萬元應急救命，尤其是數天前政府公布最新的失業率高達4.2%，更預期情況在夏天時會更為惡劣，失業率可能高達6%，是10年來最高。

主席，在疫情下，各行各業均陷於水深火熱中。近日，不少工友向我求助，問及如何解決或面對失業、開工不足及被迫放無薪假等問題，亦有不少中、小和微型企業的朋友請我們幫忙向業主要求減租，否則他們便會因沒有錢交租而結業。

主席，現時百業蕭條，如果政府繼續以這種施捨心態推行政策，則無論再成立多少個防疫抗疫基金，最後也難以解決目前的困局，難以振興目前的經濟，更難以做到政府所說的"保就業"，因為企業已經倒閉，工友沒有工作，還如何"保就業"呢？所以，我們認為，政府應該盡快設立失業援助金，直接補貼失業、開工不足及要放無薪假的工友，以及幫助65歲以上、因沒有強積金供款而不能受惠於防疫抗疫基金的長者。同時，政府更要多撥資源協助中小微企復業。當然，政府很多時候會以"審慎理財"作擋箭牌，但是否真的沒有條件解決上述問題呢？在去年的預算案，政府堅持要積穀防飢，預留儲備；現時有1萬多億元的儲備，政府應如何運用？現時宜寬不宜緊，如果政府在危急的困境中仍不願花更多公帑支援市民，有1萬多億元的財政儲備又有何用？主席，司長今年宣讀預算案時，一直表示政府的帳目在未來5年可能會出現赤字。奇怪的是，如果政府預測未來會出現赤字，為何仍然要死撐"明日大嶼"這個填海工程？司長更說，政府有信心能承擔日後6,000億元的工程。請問政府的信心從何而來？

但是，另一方面，在各方面的長遠政策制訂上，卻看不到政府如何着墨。財政司司長的理財新哲學原來只不過是"換湯不換藥"。不論是福利政策或勞工政策，都明顯欠缺長遠的規劃，永遠只懂得用一筆過津貼、資助和補助等進行修修補補。其實，政府從1月疫情爆發起，便應該一早大刀闊斧地挽救經濟，但很可惜，問題在於政府長期缺乏長遠經濟規劃，只懂得一直依靠內地支援香港的泡沫經濟。結果，一個疫情便令香港的經濟，尤其是以內地客為主的服務業，面臨災難式的崩潰。今天，全民"派錢"當然是有比沒有的好，但"派錢"不可能長期持續。按照政府的理財思維，政府不想增加經常性公共開支，不想把錢用在長遠的民生政策上，變相對基層市民不作任何承擔。舉例而言，我們一直要求政府改革在職家庭生活補貼和綜援制度，取消"衰仔紙"，讓60歲以上的長者能夠獨立申請綜援。

毫無寸進。究竟政府何時才肯做？

還記得司長在立法會宣讀預算案時，提到希望能夠擱置分歧，創造化解矛盾的空間，一起推動香港向前。可是，"化解分歧"這4字出自財政司司長口中便實在令人感到很可笑，因為這份預算案正正隱藏很多細節，既會加劇社會分化，也是創造社會矛盾的源頭。這份預算案本身便是一份精心策劃的政治劇本，政府在表面上相當大方，事實上卻把全民"派錢"1萬元的政策捆綁在增加警隊裝備的開支上，以強迫我們通過這份不公義的預算案，做法實在相當難看，亦相當醜陋。這做法有如一名綁匪綁架市民來強迫我們繳交贖金，這不是政治操作又會是甚麼？市民一直最關心的是警務處增加了25%撥款，下年度開支將會高達257億元，是歷史新高，人手編制還會增加2,543人。

原來，有一項目名為"專門用途的物料及設備"，其中的6億元預算用於購買催淚彈和電槍等新武器，以及6輛新型裝甲車及1輛新型水炮車。其實，在疫症發生前，警暴已經肆虐全港。昨天晚上是21日，警隊又再次出來行兇，任何年齡、職業的市民無一幸免。警隊"一哥"曾經在本會上說過，他完全不同意警隊是不偏不倚地執法。就是他也承認警隊是選擇性及針對性而非公道和公正地執法。當然，選擇性執法並非完全是壞事。如果警方選擇性向例如黑幫執法便會是好事，但現時卻不是這樣。現時警隊經常針對性向青年或身穿黑衣的普通市民施行濫權、濫捕和濫打，卻對這些濫權行為本身視而不見。這叫做"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否支持警隊擴充裝備？

今天，財政預算案的討論是在去年"黑暴"與目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下進行。香港的經濟情況十分嚴峻，失業率急劇攀升。經濟不穩，人心浮動，故此預算案建議向每名18歲或以上永久性居民派發的1萬元，便成為應急錢。這做法穩定人心，因此立法會應盡快批出這筆應急錢，以急市民所急。可惜，反對派竟然以警隊預算和政治因素為理由提出反對，令1萬元的派發可能因他們的反對而變得遙遙無期。我奉勸反對派不要與民為敵，應和我們一起支持通過預算案，好能盡快向所有市民派發1萬元。主席，我今天想說的是有關於長者的福利問題。首先，容我回顧一下近年來政府推行的長者現金福利措施。長者生活津貼在2012年左右落實，金額約多於"生果金"1倍，有關的資產和收入限額亦較長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寬鬆，用意明顯是補助長者的生活，使他們不至於因貧窮而沒有飯吃，落得淒涼。隨着香港人口老化越見嚴重，政府近年增加一項"高額長津"，每年在長津方面的總開支由2017-2018年度的153億元急升至去年的270億元。

據扶貧委員會公布，2017年貧窮長者有34萬人，長者貧窮率仍高達30%以上。政府曾解釋，長津計劃不過是世界衞生組織建議下的其中一根支柱，而香港同時推行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可以提供多一重保障，以作互補，令長者退休後有穩定收入。然而，香港的情況十分特殊，雖然大約七成半的僱員擁有強積金戶口，但因為手續費高昂，供款率亦只有5%，加上懸而未決的對沖問題，令強積金根本發揮不到退休保障的功效而成為"雞肋"。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尚要應對人口老化問題，我因而相信長者貧窮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市民的怨氣亦會越來越大。因此，政府是時候思考如何在現有的退休福利措施基礎上作出改變。我認為，改變必須包含3方面的元素，務必要公平和公正。現時，長津設定的資產及入息審查機制令稍有積蓄的長者未能通過門檻。他們雖然可以申領無資產限制的"生果金"，但因為年齡限制，要到70歲才能領取。此外，"生果金"的金額亦較長津金額少一半，這無疑把長者分化為不同的階層，製造不公平的現象。我認為如要改革，首先要考慮的，便是把現金福利制度設定為一視同仁。

然而，在今年2月，香港投資基金公會發表一份退休調查報告，結果顯示只有一成多的受訪者認為強積金足以支持退休生活。至於政府去年推出的可扣稅自願供款計劃，多達七成的受訪者表示曾經聽聞，但只有16%的受訪者真正參與供款。這項調查反映出一個十分可悲的事實：原來，強積金制度推行了整整20年，資產淨值高達9,695億元，涵蓋接近85%的就業人口，有幾近300萬名僱員及自僱人士參與，同時並養活了35,000個從業員，這個如此龐大的行業勞師動眾演出一場"大龍鳳"，換來的卻只是一塊"雞肋"。

3月的強積金平均錄得7%虧蝕，令今年首3個月的累積虧蝕達10%以上。我認為，雖然強積金制度的原意是好的，但設計和操作上必須加以完善。從強積金計劃的管理費至參與僱員的靈活選擇等，各項細節都要更新，務求令"打工仔"對強積金制度有信心，願意額外投入自己的積蓄，為退休做好準備，才算得上真正發揮退休保障的功能。第三個元素是政府的角色。原來，現行的強積金計劃只涉及僱主和僱員，政府沒有任何角色。如此重要的退休保障計劃，為何政府可以置身事外呢？

我認為政府的功能和角色相當重要，因為政府的參與不但可以幫助市民承擔部分風險，亦可以把家庭主婦、自僱人士、較年長人士及殘疾人士納入制度之內，成為真正顧及全民的退休保障。主席，全民退休保障並非只是現金福利。事實上，長者到了一定年紀，身體多少會有點毛病，需要別人照顧，特別是剛完成手術或大病初癒的人，他們更需要貼身照顧。因此，個人醫療和護理服務與現金福利同樣重要。雖然有人認為，既然長者要人照顧便倒不如入住院舍，可以全天候獲得護理。事實上絕大部分長者都不喜歡入住院舍。之前已有不少調查顯示，超過八成長者即使身體狀況變差也希望留在家中，在自己生活的社區安享晚年。政府推行的"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政策方向是正確的，亦符合長者的期望。既然政府與長者的想法一致，為何香港的社區照顧服務一直是"唔湯唔水"、供不應求，以及輪候時間甚長呢？此外，我們經常聽到長者說被迫要"以老護老"，亦有一些老夫老妻相依為命，甚至幾乎要互擁着等死。

因此，當局是否要考慮一下，現時主要靠NGO提供護理服務的安排是否足以應付香港越來越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海外其他國家，例如日本和德國，都已為長期護理引入市場化模式，以擴大服務量，服務質素亦因為競爭而得以確保，加上政府透過採取保險模式參與運作，令整個護理服務行業得到可持續發展，造就了政府、長者和護理行業3方面共贏的局面。政府是否應該要參詳一下海外的做法？

我們去年率先提出及提倡這構思。

我們的構思是透過"銀齡卡"，加入長者個人日常生活購物優惠、醫療券、病歷，以及社會服務及應用資訊等。舉例而言，在10年前，新加坡的長者只要在交通燈前拍一下長者乘車卡，就會自動延長過路燈號的時間，傷殘人士亦可以享用同一安排。據聞，數年前香港某些地區已經嘗試進行類似試驗，最後卻不了了之。值得慶幸的是，"銀齡卡"在今年1月獲得行政長官接納，不過卻沒有照單全收，只是持卡人可獲2元乘車優惠。雖然其功用與我們的構思並不一樣，但最低限度走出了第一步。我們期望政府可以在短期內落實，之後再逐步優化這張卡的資訊功能，為香港老年社會作出準備。

主席，今年財政預算案發表時，香港正經歷反修例引發的暴力事件；香港經濟元氣大傷尚未來得及復原，又因新型肺炎經歷重創。香港整體社會幾近陷入停擺狀況，市面一片蕭條。企業及店鋪相繼倒閉，湧現倒閉潮；失業率持續飆升，市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企業在苦苦掙扎，逆境求存；加上本港經濟面對複雜多變的外來環境，前景陰霾密布，我們也感受到強烈的經濟低氣壓。因此，政府以"撐企業、保就業、振經濟、紓民困"作為今年預算案的方向是正確的。不過，政府推出的紓解民困措施是否到位及能否真正發揮"及時雨"的效果，是我們最關心的。受疫情重創，香港經濟在過去數月急速轉差，各行各業亦面對非常嚴峻的冰河期。失業情況同樣轉差，政府統計處於本周一公布今年1月至3月的失業率是4.2%，是9年來的高位，失業大軍接近3萬人，就業不足率亦上升至2.1%，是近10年的新高，當中消費及旅遊業的失業率亦接近7%，是2009年金融海嘯後的最高水平。有工會調查亦指出，有超過六成受訪市民現正失業，或被迫放無薪假，收入減少；而在報稱失業的受訪者中，有四成人來自建造業，其次是旅遊業及飲食業。有學者指出，本港失業率仍未達頂峰。由於政府太遲推出措施，因此估計下月公布的失業率會進一步攀升至5%。自去年8月，政府已推出4輪紓困措施及2輪防疫抗疫基金，金額合共高達1,675億元，支援受疫情影響的各行各業、市民和機構。

因此，大家很關心究竟怎樣"派錢"才能最快落入市民的口袋？

今天，行政長官有新的公布，我希望"新官上任三把火"，能夠利用科技加快處理申請。

政府擔心資料會被勾出或數據庫的資料被盜用，但這些問題時有發生，是否可以利用區塊鏈處理這問題？

主席，今年的環境非常特殊，香港多年來的預算其實並非只是單看一份預算案，還會一併考慮其他紓困措施，包括政府早前推出的防疫抗疫基金。在政府公布首輪防疫抗疫基金的詳情後，不少行業均表示未能受惠，明顯大受影響的行業，政府卻好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他們表示，政府不知道他們從事甚麼工作，雖然每月有定額收入，但卻未達至要繳稅的水平。

我在2月前曾向司長提出多項建議，希望政府在交通費用方面，鼓勵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公營巴士及公共運輸機構調低車費兩成，以展示各界齊心抗疫，共渡時艱。我亦鼓勵及推動業主向商戶減租或暫緩商戶繳租，希望政府可考慮以稅務寬減措施作為誘因，促成其事。此外，我亦希望政府考慮延長市民繳交薪俸稅的限期半年，以解市民的燃眉之急。我很高興，政府吸納了我提出的部分建議，包括調低港鐵公司車費兩成及延長繳交稅款的限期。

雖然現時已置業的市民均受惠於低息環境，償還物業貸款的利息相對較少，但在現時的經濟困境下，不少市民均面對非常沉重的供樓負擔。有見及此，部分銀行已推出不同措施，例如私人樓宇按揭還息不還本及延後供款還款期，以減輕市民現時面對的困難。可是，居屋和租賃房屋方面卻未有相應的優惠措施。我希望政府可以鼓勵銀行業支援需要償還物業貸款的居屋業主，提供適切的援助。主席，我花了很長時間討論大家所面對的經濟問題，但其實受疫情影響，兒童也承受着巨大壓力。

很多家長均表示情緒和壓力"爆煲"，出現情緒不穩定的情況。雖然他們與子女相處的機會增加，但同時也產生不少摩擦，希望政府可以在這方面增加輔導和宣傳，令家長即使在家照顧子女也有方法紓緩壓力。主席，我曾經向司長提議，向每名剛分娩的婦女提供2萬元的育兒津貼。面對今年的疫情，我相信所有懷孕婦女及即將在這數月生產的婦女均認為自己是勇士。醫院的氣氛緊張，在她們生產後，家人亦未必可以到醫院探望，甚至有可能要自行出院，致令她們面對極大壓力。雖然今年的預算案並未包括我建議的2萬元育兒津貼，但我希望明年或日後，司長能夠考慮向新生家庭提供援助，以紓緩他們的壓力。主席，面對今次的疫情，我相信大家已經"停了一停"，並思考一段很長時間，香港該如何繼續走下去。去年的暴力衝擊事件，大家仍然歷歷在目。這些不合法活動令香港變得動盪及不安全，亦令市民對香港失去信心。我們不希望這些對立和暴力的情況重來，令香港萬劫不復。我希望政府向香港提供更多支援，令我們重拾信心及正能量，並有正向的社會、正向的家長及正向的家庭。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
主席，我以下會從宏觀及公共理財的角度分析今年的財政預算案。眾所周知，政府在4月初公布了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措施，涉及金額高達1,375億元，再加上第一輪防疫抗疫基金的300億元，以及現時預算案中合共約1,200億元的紓緩措施，紓緩措施的金額總數合共2,875億元。如果這3筆重大支援措施的開支悉數在2020-2021年度支付，而我相信絕大部分金額都會在這年度內支付，以作應急之用，今年預算案的赤字將會由司長原本所說的1,391億元，大大提升至2,766億元，即是由佔本地生產總值4.8%增加至9.5%，這亦令財政儲備下降至相等於大概14個月至15個月的政府開支。當然，這已是較樂觀的估計，因為我們不知道司長的預算案有否高估估算收入，包括賣地、利得稅、薪俸稅及印花稅的收入。如果這些收入被高估，總體赤字應該不止上述的數目。

剛公布的1月至3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是4.2%，就業不足率則由1.5%上升至2.1%。

我認為財政司司長應該在此向我們公開說明，他的長遠公共理財原則是甚麼。第一項因素是，我們對於財政儲備有否任何底線或要求？

回歸之後，歷代財政司司長對財政儲備的說法皆不一致。

至於現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他曾否在其理財新哲學中特別提到財政儲備的狀況？

除了財政儲備外，我們還要注意現時的財政赤字，包括赤字的基數及赤字與本地生產總值或其他國家稱為國民生產總值的比較。

我們要考慮的另一個重要長遠財政狀況指標，是政府經常性開支的增長率及GDP的增長率。大家都知道，如果經常性開支的增長率永遠超越GDP的增長率，這是不能持續的。

我不知道，但我希望財政司司長會留意這一點，因為《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作原則，力求收支平衡"。

不過，未來4年由74億元至170億元的赤字預算只是十分保守的估計。很不幸地，自從疫症肆虐全球之後，環球經濟受到嚴重衝擊，世界貿易組織也預測，全球貿易的萎縮速度會遠遠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的水平，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亦在今年的經濟預測中，預計全球增長率為-3%。

因此，如果再計算未來4年，是否會出現另外數千億元赤字，大家都不知道。2018年，我聽到另一個理財觀念，司長說要突破公共開支不能超過本地生產總值20%的金科玉律，要在多方面增加投資和追落後。誠然，在收支平衡的情況下加大某些範疇的開支，例如教育或醫療等，相信沒有人會有異議，但政府卻依賴地價、印花稅、利得稅和薪俸稅等作為主要收入來源。

問題是香港的稅基一向狹窄，政府收入亦會因經濟活動的波動而上調或下調，這也是不能否定的事實。因此，單純依靠3項稅收加上賣地收入作為特區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還要突破開支20%的金科玉律，究竟政府的錢從何來？大家再看看一份已經被人遺忘的文件，就是2014年發表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這份報告由一個專家小組研究編寫，指出香港人口老化，加上勞動人口會在2018年見頂，即使在2014年至2041-2042年度間，教育、社會福利、衞生只是維持在2014年的水平，政府開支每年的趨勢增長率5.3%仍然高於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4.4%。

因此，舉債度日並不是我們想看到的，而《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亦不會容許我們長期舉債以展開超巨型的工程。我希望特區政府會深切考慮，長遠而言我們的收入會從何而來。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雖然近日新型冠狀病毒的確診人數只有單位數字，前日更是零確診，疫情暫時有所緩和，但經營環境依然惡劣，市民仍然在水深火熱中，因此，任何利民紓困的措施，自由黨都會予以支持。自從2018年下旬開始中美貿易紛爭，隨後去年6月又因反修例持續發生社會動亂，香港經濟備受打擊。年初再爆發新冠病毒疫情，令香港疲弱的經濟雪上加霜，在三重打擊下，經濟急速下滑，受影響行業由首當其衝的運輸物流、旅遊、零售及餐飲業，擴大至各行各業。防疫引致的停學、封關、在家工作、"限聚令"等，亦導致經濟活動幾乎全部停擺。雖然政府的紓困措施已盡量涵蓋受影響的行業，但仍然有很多行業未能受惠。以我熟識的航運交通界別來說，在疫情期間，運輸署的駕駛考試不是取消，就是延期，導致學車的學生驟減，教車師傅的生計大受影響。由於他們一般是自僱人士，因此未能受惠於政府近日宣布的資助員工薪酬的"保就業"計劃。至於街渡，雖然與持牌渡輪同樣是海上公共運輸工具，但在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中，不能享有持牌渡輪的優惠，即實報實銷的常規維修保養費及保費的支援。雖然部分跨境貨車司機在疫情期間，仍然冒着風險為香港人運送每天所需的日用品，但由於疫情蔓延全球，而國內製造業又未能全面復產，以致全球供應鏈斷裂，貨運明顯減少，再加上口岸的衞生檢測延長了通關時間，跨境貨車司機的收入因而減少。事實上，很多商用的重型車輛也因疫情而被迫閒置。

這本來與我們辯論財政預算案沒有直接關係，但當中談到"有反對派議員對媒體聲稱，不排除在立法會否決第二輪政府防疫抗疫基金。正如社會人士所言，反對派這種為一己政治私利置香港市民人身安全和民生福祉於不顧的惡劣行徑，已經令人'忍無可忍'。

中聯辦為了1,300億元而發新聞稿，今天的預算案涉及6,272億元，我不單要對傳媒聲稱，更要站在議事堂，理直無壯及光明正大地告訴所有人，我對今年的預算案也會投反對票。楊岳橋議員剛才發言時讀出《基本法》第五十條，說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預算案，經協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

我們眼前有"贊成"、"反對"、"棄權"3個按鈕，當天也有議員在財委會問鄭若驊司長，議員有沒有權利反對防疫抗疫基金？她說議員有權投贊成、反對票或棄權。她不會直接說我們可以反對，這是沒有懸念的。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行使下列職權︰二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

解釋權在他們手上，怎樣解釋也可以，但我會繼續投反對票。我曾呼籲其他民主派議員投反對票，因為他們可能不如我那般果斷及決絕。他們覺得今年的預算案有全民"回水"1萬元，"慢咇"爭取多年，今年終於成功爭取，怎樣還要反對？

他們問市民，此份預算案有"回水"1萬元的措施，令香港人受惠，你們覺得我們應該贊成、反對還是棄權？得出的結果是，在抗爭陣營裏，絕大部分的市民覺得我們應該否決預算案，甚至有些人說，即使無法得到1萬元也在所不計。

主席，我反對此份預算案，原因有數點。第一，我在第一天已經指出，此份預算案是一份擴充軍備及兵力的預算案。今年警隊的撥款創歷史新高，較去年增加四分之一。

當然，針對警隊的詳細討論，我們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細說。第二個反對的原因，是"回水"1萬元。

建制派議員由第一天開始便問，我記得陳克勤議員——現在只有他和我在立法會議事堂內——曾經要求政府可否不把"回水"1萬元這筆款項捆綁在預算案內。

不過，建制派聽到陳茂波表示，即使立法會5月或6月通過預算案，他也會在7月派發表格，8月"派錢"，這已經是最快的安排，他們便無話可說。這份預算案向市民"回水"，即"派錢"，也是因為中共和港共政權在過去一段日子施政連番失誤，其實是由香港市民結帳。我認為這份預算案是一份擴軍打壓市民的預算案。香港特別行政區沒有自己的軍隊，但有大量警察執行港共的政治任務。今年預算案公布的赤字是1,300億元，當然這數目未計算防疫抗疫基金的兩輪款項。當局沒有顯著增加社會福利、衞生和教育的經常性開支，但卻大幅增加警隊開支，甚至將警隊編制大幅增加2,000多人。香港警察在去年6月"反送中"運動開始到今天，他們所犯的罪行罄竹難書，"六二一"無理鎮壓和平示威者，"七二一"任由鄉黑白衣人攻擊無辜市民，"八三一"太子站無差別襲擊市民，10月、11月亂開槍打傷學生，11月更試圖攻入中文大學及圍攻理工大學，造成人道災難。疫情期間濫權，濫用"限聚令"和"停業令"來濫告及留難市民，在抗疫期間添煩添亂。

六部裝甲車7,500萬元，其實不止這數目。

我讀出有關的數字，小型機器、車輛及設備整體撥款開支，上年度是1億4,000萬元，本年度是2億9,000萬元。何謂小型機器？即殺人武器，用來鎮壓香港抗爭者、打壓香港人。要我們簽發這張支票給警察打香港人？

另一個原因就是，政府的一貫伎倆是捆綁預算案，接着如果我們延遲一兩個星期通過預算案，便攻擊我們，說泛民議員連全民"回水"1萬元也阻攔，有沒有人性？然後，可能再配合中聯辦及港澳辦發出一些更強硬的聲明。無論如何，我反對這份預算案。

主席，香港經歷了多災多難的一年，先有"黑暴"人禍，後有天災新冠肺炎，香港經濟受到沉重打擊，各行各業都已進入寒冬，不少企業更面臨倒閉邊緣，正在垂死掙扎。基層"打工仔"若非已經失業，便已收入大減、手停口停。我與大家同樣關注疫情何時才能結束、政府的支援何時才會到位、香港何時才可重拾生機。

我期望這些惠民措施能夠盡快落實、盡快到位、盡快幫助市民解決燃眉之急。所以，主席，我支持盡快通過《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預算案加上兩輪防疫抗疫基金，對不少行業提供資助，但當中也有不少疏漏。

此外，最前線的清潔、保安及物管人員也能在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下受惠。

很多市民提問，現時國際油價持續低迷，為何香港的油價卻"加快減慢"？

所以，我希望政府相關部門關注這事，更要做實事，採取相應行動，而不是用"佛系"心態處理。現時希望政府特事特辦，積極調控燃油價格。

最新公布的失業率上升至4.2%，是9年來的新高，失業人數亦由上月公布的134,000人激增至162,000人。

我期望局長考慮這項意見，我知道他心裏會有很多疑問和困擾，他亦會認為有行不通的地方，但我希望局長可以幫幫忙。

這是市民關注的問題，如果當局願意接納我們的意見，我認為政府可以透過一個稱為"分享經濟成果"的系統處理，無須考慮是否符合《個人資料條例》的要求，我認為這樣做才稱得上是到位。主席，我也想談談我最關心的房屋問題。預算案沒有特別的房屋政策和措施，但我認為預算案離不開紓解民困，共渡時艱。

雖然預算案提到會為房委會及香港房屋協會轄下租戶提供1個月免租，坦白說，我認為這種措施並不足夠，因為當時並未預計會有疫情和天災的問題。

但是，那些都是滯後的數據，不能反映現時市民，特別是公屋居民的困擾。

主席，有些市民幾經辛苦，節衣縮食，終能攀上置業階梯，不能買私樓的話，便買居屋、綠置居或出售公屋。較早時候，中國銀行首先推出"還息不還本"的安排，協助一些供樓的業主減壓，這是好事，因為很多私樓業主都表示承受到壓力。

我在慈雲山接觸到一對夫婦，他們一家四口，兩夫婦均有工作，丈夫是運輸業的司機，太太是美容從業員。

我亦希望政府時刻留意現況，特別是私人市場的情況。"財爺"早前表示，預計未來1年經濟轉差，但根據他的分析，樓價不會如SARS的時候那樣下滑。

我認為政府真的要加大力度，在不同的政策範疇上做工夫。主席，我期望這次發言能夠反映普羅市民以至街坊的心聲。

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的開首和結尾部分均提及最新的國際政經格局，也談到中美貿易戰和防疫工作。很明顯，隨着武漢肺炎全球擴散，引發各國反思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議題，審視將所有基礎工作放在一間世界工廠上的做法的利與弊。

所以，在預算案討論中，我們完全不能避免提及，當前國際形勢引致香港、中國及國際社會之間的矛盾。

鄧小平在1974年的聯合國大會上說過，"如果中國......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麼，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鄧小平也說過，由於國家需要時間進行發展，所以應該選擇的策略是韜光養晦，令自身的能力、經濟條件及整個社會的管治體系能夠應付現代社會的需要，這樣才能令中國進入讓人民生活富足的國度。

當中央政府加強對香港的干預，而特區政府選擇緊跟中央路線時，香港便會因這種背景而成為磨心。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中提到中美貿易摩擦和其他外圍因素時，只是提出症狀，沒有說明原因。這些摩擦是因特朗普上台後的國策轉變而起，但卻與習近平的強國夢有所衝突，這是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在中美衝突時，香港政府反而沒有善用在"一國兩制"下的特質、特性，靈活地"走位"，維護香港利益......主席，我已返回辯論，我一直在說明這是預算案最根本的問題，並牽涉到香港的未來經濟。當特區政府及政府官員選擇向一邊傾倒，放棄香港一直以來左右逢源的角色，他們便是令香港面對"攬炒"的真正元兇。此外，除了國際形勢以外，近年政府經常掛在嘴邊的是，香港存在國家安全問題。如果一個城市經常有主要官員把香港存在國家安全問題掛在嘴邊，上綱上線的話，便會令投資者感到憂慮。

當內地有駐軍在港，又怎會有國家安全問題呢？

既然主席一直說我談及香港社會面對的國際形勢及內部事務是離題，我想談談預算案的本質。預算案最大的問題是分配問題。政府在預算案中表示，很多人要求政府"派錢"，每人1萬元，但我不明白政府為何要"派錢"給身處海外的香港人。十八歲以下的未成年香港人只能收取數千元書簿津貼。如果沒有資格申請書簿津貼，便不能受惠。

很明顯，這種做法存在分配不公的問題，我們花很多資源照顧整個社會，但在分配資源的過程中卻出現偏頗，令"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問題反覆出現。

所以，很多市民對預算案的感覺是，政府"派錢"給市民要仔細計算，卻大手筆地花在"大白象"工程上，以及為警隊添置武器和擴充人手編制。今天社會面對警暴問題及政府管治問題，最新的民意調查指出，接近半數香港市民認為這兩個部門的得分是零。然而預算案沒有就這種管治形勢作出任何回應，企圖以"派錢"扭曲問題，指反對派"攬炒"，以為可以令市民對政府的管治回心轉意。我覺得這種做法只是特區政府癡人說夢話。

我們反對，並非因為我們不想"派錢"，我們更希望政府派發更多錢給香港市民。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把錢派發到每個人手上，而不是選擇性地"派錢"。

這些是在政府有能力及有資源下應該辦到的事，偏偏預算案及剛剛通過的防疫抗疫基金完全沒有考慮如何能幫助最有需要的市民大眾。我們從這個角度提出反對，要告訴特區政府，他們所制訂的預算案有不足之處，不能讓社會上每一個人在面對困難時渡過難關，應付疫情下的困境及經濟下行的情況。

員工真的手停口停。

我亦十分希望司長能夠參與這項政策，運用其經濟頭腦，使政府推出這些措施時一併考慮經濟因素，在防疫與經濟之間取得平衡。老實說，我們根本不想看到政府不停推出紓困措施，因為需要紓困代表市道很差。我們最希望疫情盡快完結，其後再也沒有暴力示威。

過去數月，飲食業經歷的是噩夢。因應3月中有大批海外留學生回港觸發第二波疫情，政府推出"限聚令"等措施，加強保持社交距離。然而，早在2月及3月初，已先後出現"邊爐家族"及"蘭桂坊群組"，加上不少人自認專家提出意見，外出用膳的人早已大減。

上述措施全都嚴重打擊飲食業。人流減、生意減，但租金及工資減不了多少，所有食肆都在苦苦支撐。

政府在2月底公布預算案後，因應"限聚令"對各行各業的影響加推1,300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救市，實在拯救了不少食肆，保住不少"飯碗"。然而，很多食肆雖然可以暫時喘息，但對未來3個月的前景仍不樂觀，因為"限聚令"一再延長14天——昨天便再延14天——前後42天的全球封關措施亦令旅客人數短期難以回升。

因應2019年的暴亂，我建議司長重推"百分百擔保"，但司長只是以九成信貸擔保取代八成信貸擔保。在目前疫情影響下，失業率創新高，我眼看過千間食肆倒閉，深明業界難以支撐，所以不停遊說政府再次推出"百分百擔保"，並建議把上限由2003年的100萬元調高至200萬元。

"百分百擔保"計劃已在4月20日正式接受申請，我促請有需要的公司盡快向相熟銀行查詢，更重要的是要量力而為，因為這些錢是借貸得來，需要償還。我並呼籲銀行不要因循守舊，不應要求業界提供過於複雜的文件，而應該按照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的要求盡快批出貸款，增加業界的現金流，避免結業危機。此外，我要稱讚政府為旗下的短期租賃物業減租，寬減額更增至75%，直至今年9月底為止。我常說租金和工資各佔飲食業營業額的三成，故此減租對業界來說非常重要。我在此懇請各大業主及地產商效法政府減租，並響應我長久以來的建議，在4月至6月最少減租50%，特別是飲食業現時因"限聚令"而生意大受影響，業主必須考慮4月至6月減租，並且盡快通知租客其減租措施，好讓他們有所預算。我自2月起不斷與各大業主開會，很多業主也有情有義，在關鍵時刻不會過於執着合約條款。

所以，我再次大力呼籲業主，在這段時間展示與業界及市民共渡時艱的誠意，好好考慮先助業界渡過4月至6月，減租至少5%，並按實際情況容後再議。此外，我亦很感激政府聽取我的意見，向郵輪公司及碼頭商戶，額外提供6個月的費用及租金減免。郵輪碼頭現時實在是"零生意"、"零人流"。我有業界朋友在郵輪碼頭經營酒樓，如果政府沒有減租，他根本難以支撐至疫情完結。事實上，政府帶頭減租是一項德政，我想提供另一項建議，相信飲食業及零售業均會拍掌歡迎，那就是寬減非住宅物業的差餉，將上限由每戶5,000元上調至3萬至5萬元，又或大刀闊斧地直接寬免第二季差餉，不設上限。理據很簡單，正如我剛才所說，很多非住宅租戶，例如食肆、零售店鋪及麻將館，全受"限聚令"影響，恐怕4月至6月都無甚生意。即使是有，生意也不多，因為即使疫情受控，多國封關措施持續，相信直至6月也沒有旅客到港，市道難以在3個月內回復正常。因此，政府收費應該盡量寬減，好讓業界知道政府真的有心共渡時艱，我懇請政府考慮。業界這兩個月向我反映了很多意見，我希望政府可以重新檢視某幾項措施。

預算案建議，補貼合資格的非住宅電力用戶額外4個月每月75%電費開支，每戶每月的補貼上限為5,000元。

另有數項措施，我希望政府可以一併考慮，包括：補貼煤氣費，因為很多食肆均使用明火煮食；工商業污水附加費的減免延長至兩年；以及減免非住宅用戶的水費。

我在此呼籲業界，即使"限聚令"取消，亦應繼續採取上述措施。我希望政府放膽一點，目光放遠一點，亦希望司長可以推行更多措施振興經濟，讓我們盡快為政府賺回該3,000億元......

司長，我相信這份預算案是你任內最難寫的一份，亦可能是回歸以來最難寫的一份，希望將來不會更難。1月時，社會上許多人都向你提出意見，因為當時經歷了半年的動亂，社會元氣大傷。當時的情況可說是百年一遇，所以我和許多其他人都要求全民"派錢"1萬元，以解決很多市民的實際困難。當時很多"打工仔"開工不足，佣金和獎金大跌，政府要藉"派錢"安撫人心，也要讓人知道政府急大家所急。不料低處未見低，百年一遇的情況，數月後變成二百年一遇。先前即使很多人對"派錢"滿意，今天也會要求政府多走一步。先談"派錢"，最重要是快。很多市民在等政府這1萬元"救命錢"，我亦經常被市民問及何時"派錢"。在4月初的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我問政府為何要拖到7月才接受"派錢"申請，明明立法會預計4月底左右通過撥款。我於是要求政府在立法會通過撥款的1星期內開始接受市民申請，以加快程序。

此外，醫療券合資格年齡降至60歲的建議並非只是幫助長者，因為這次疫情反映了基層醫療和社區醫療的重要性，我提出這項建議完全是為香港的長遠利益着想。有一項措施政府已承諾實行，但未有時間表，那就是長者2元乘車優惠。

但是，政府不能因為要解決濫用"綠卡"的問題，便要"老友記"苦等，他們並非濫用"綠卡"的人，更何況兩者並無衝突。

政府若想"保就業"，促使業主減租的效用遠遠大於補貼工資。

有多少公司交稅完全沒有關係，重點是政府的稅收有多少與租金收入有關。

目前，市民出行主要乘坐巴士或利用鐵路，當然還有的士和小巴。

因為九巴獲發約10億元補貼，城巴和新巴亦有約2億元補貼，所以才可增加班次。

這些問題在天下太平時沒人理會，但當"燒到埋身"，總是遠水救不了近火。第一，是公營醫療問題。前幾年面對流感高峰期，政府每次也是"頭痛醫頭"。

另一個長遠問題是稅制。司長在數年前成立稅務政策組，對此我相當認同，但該小組的工作至今有何進展？正如司長在預算案指出，政府的財政狀況在可見將來絕不輕鬆。

司長又預計未來5年會有赤字，亦尚未計入人口老化的福利及醫療等開支，更說要預留5,000億元推行十年醫院發展計劃，真是光聽也知道問題嚴重，豈可不立即考慮改革稅制？我想告訴司長，現在是最好的改革時機，但我建議的改革並非改變現行稅種和稅率，因為會引起政治問題。主席，香港的簡單低稅制一直存在公義問題，因為最富有的人和最賺錢的經濟活動一向無須納稅，貧富懸殊和社會矛盾由此而生。所以，我建議政府從資產增值稅入手，例如所謂的"炒樓稅"、股息稅及利息稅。奢侈品稅方面，越昂貴的非必需品，稅率應該越高，以此作為另類的銷售稅。總之原則上，我認為稅種應該增加，稅網亦越大越好，但稅率不應太高，稅收便可以穩定。我希望政府可以從公義和穩定兩個角度改革稅制。

主席，我今天發言全力支持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財政預算案，理由十分簡單，就是當我們面對疫情，經濟民生受到嚴重打擊，司長敢於"開倉派米"，讓所有市民受惠。司長而更推出一個高達1,391億元的赤字預算，當中用於抗疫的款額就佔1,200億元，直接惠及廣大的勞工階層。我認為這是有魄力、有承擔及有遠見的表現，值得一讚。面對空前的疫情，不少行業的營業收入急劇下跌七八成，甚至直插谷底，生存空間受到重大挑戰，成千上萬僱員受害。公司倒閉，僱員"飯碗"不保，最新的失業率已達到4.2%。如果司長仍然不肯"放水"，企業就會如火燒連環船，接連倒閉，這只會令香港疫後的重建經濟工作難上加難。故此，挺經濟必須挺企業，這樣才能保住就業。我相信，"財爺"推出的中小企業百分百擔保借貸的計劃正好可以避免企業出現倒閉潮，從而保住員工"飯碗"。此外，預算案中最受歡迎的措施當然是人人受惠的現金1萬元補助。受到疫情影響，市民都感到十分彷徨，希望這筆應急錢能夠早點發放，並期望有關申請手續能盡量簡便，快捷到位，7月份便可以開始派發。為了應對今次疫情，預算案有退稅和免差餉安排，並推出大量就業和培訓計劃，鼓勵僱主聘用老、中、青等各年齡層的員工，提升再培訓學員津貼，受惠員工數以萬計，對多個受災行業給予直接支援，這些都大大有利於拯救企業和保就業。兩輪防疫抗疫基金及預算案紓困措施共動用約3,000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超過一成，因而引起信貸評級公司下調香港的評級。我相信，這只是短暫的影響，因為疫情總有一天會結束。如果今天能保企業、穩就業，將會為明日經濟復蘇打下堅實的基礎。

疫情過後，香港作為金融中心仍然要繼續發展，所以我贊成司長在預算案中提到的要加強與內地金融合作的發展方向。除了要盡快推行理財新思維，我認為更要推行ETF通，債券南向通、新股通、商品通，以及衍生產品通等。甚至可以用創新模式作先行先試，盡量滿足大灣區居民迅速增長的理財服務需求。同時，我們應該積極爭取中概股來香港作第二上市，以便盡快可以列入互聯互通交易名單內。這樣做可以令中概股多了一道活門，讓內地投資者可以投資更多優質股份，令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更加穩固。這正是"一箭多鵰"，因此我希望政府加把勁，努力遊說內地政府互相配合。雖然今年的疫情重挫香港實體經濟，但香港金融市場即使有大波動，也沒有大震動。市場的交易運作正常，基金流向也非常暢順有序，聯繫匯率非常穩定，正正顯示香港作為國家金融中心的最大優勢。香港要充分表現出現有的優勢，為疫情後的重新出發及早規劃，讓香港的經濟能夠持續發展。為了提高香港金融市場的競爭力，司長決定在參與發行及贖回ETF單位的過程中，寬免在港上市的ETF的莊家的股票買賣印花稅。我認為這是非常實惠的政策，可促進交易所買賣基金市場的蓬勃發展。與此同時，我建議當局可以考慮將莊家制擴展至細價股或創業板，以促進股份的交易，讓散戶也有機會沽貨，而不至於陷入買入後未能套現的局面。

這對於穩定金融市場有好處。主席，司長的預算案演辭第51段提及："我們會繼續做好促進者和監管者角色，在鞏固優勢及發展市場的同時，確保監管框架與時並進、有效管控系統性風險，保障投資者"。

雖然英國監管當局要求銀行保存充裕的流動資金應付疫情的做法可以理解，但不合理的是滙豐銀行宣布派息及除淨後突然撤回派息。這不但出爾反爾，更是言而無信，亦是赤裸裸地損害股民的合法權益，做法如同金融大騙局。在滙豐銀行取消派息後，英國政府指導該銀行將內部資金以無息借貸予英國企業，做法無視香港滙豐銀行是最大的盈利貢獻者，簡直是"賊仔打劫"，拿香港的錢接濟英國的企業，實在令人無法接受及憤怒。

他們是老實的投資者，並非想一朝發達，只是想通過正常投資換取合理的回報。如今滙豐銀行突然反悔，取消派息，不單令投資者財息雙失，更令不少依靠滙豐銀行派息維持生計的退休人士生活無以為繼......

主席，對於滙豐銀行高層一句"深感抱歉"或"表示同情"便作罷，我希望政府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為香港小投資者發聲，討回公道。最後，我想指出，我們面對的前景仍然非常嚴峻，甚至內外交戰；一方面疫情未完全受控，經濟受壓，加上去年年中以來，反修例風波重挫香港，令經濟出現近年罕見的負增長。社會的傷口未痊癒，再加上最近突如其來的疫情夾擊，令香港的經濟雪上加霜。我們在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跌至落後於東京、上海和新加坡，加上中美兩國關係陰晴不定，均對香港帶來不少的挑戰。故此，日後重建經濟的工作將十分艱辛。我期望司長屆時能夠推出更具遠見、更具魄力和更具前瞻性的重振經濟措施，要妥善發揮香港背靠祖國、面向國際的優勢；再加上特區政府的新團隊為市民帶來新景象，讓全港市民認清"一國兩制"的優勢，背靠祖國的好處，拒絕"攬炒"，上下一心，致力維護社會的穩定，才能令香港在疫後盡快見新天。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早日通過預算案。

主席，今年財政預算案應該是歷來最難下筆的一份，自去年6月的反修例運動引發激烈的社會爭議和暴力衝擊，影響已蔓延至各行各業。正當政府忙於止暴制亂，恢復社會秩序之際，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在全球爆發，到處出現搶口罩、搶米和搶廁紙的人龍，市民生活在惶恐之中。政府上月宣布"限聚令"，餐飲業務需要遵守六大規則，健身室和娛樂場所等暫停營業，很多"打工仔"開工不足，甚至要放取無薪假，最新失業率達到4.2%，是10年來新高。雖然新界鄉村居所沒有市區那麼稠密，但面對一種全新病毒，村民均十分擔心受感染。被徵用作檢疫中心的八鄉少年警訊中心、火炭駿洋邨、西貢區3個隔離中心跟村民居所近在咫尺。自農曆新年以來，新界各鄉村為配合政府的防疫抗疫呼籲，取消了大大小小的團拜活動和祭祀儀式，盡量減少人群聚集。防疫抗疫人人有責，鄉議局亦不敢鬆懈，取消了多場大型會議，將資源集中支援受疫情影響的村民，向27鄉派發防疫物資，送上慰問，包括向火炭駿洋邨旁邊的桂地新村村民送上口罩和空氣清新機，提醒各村民留意疫情資訊，並製作了一系列防疫小知識短片，宣傳鄉郊的衞生情況。此外，鄉議局剛從儲備中撥出300萬元支援27鄉的鄉事會，向各鄉發放10萬元，而受政府設置隔離中心影響的沙田八鄉、西貢3個鄉事會更獲額外撥款10萬元，以供購買防疫裝備和所需物資，以解鄉民的燃眉之急。主席，面對疫情，每個團體、組織均十分希望想盡辦法幫助市民渡過困境，而今年預算案的焦點，便是抗疫紓困。政府推出"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計及兩輪防疫抗疫基金，以及預算案中的措施，津貼金額史無前例達到2,875億元。財政司司長大手筆動用公帑為民紓困，實際上也是還富於民，今次的救市措施，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9.5%，也是相當於2019年賣地和利得稅的收入總和。一直以來，利得稅、賣地收入、印花稅和薪俸稅是政府四大收入來源，但由於經濟不景，2019-2020年度的政府收入已較原來預算大幅減少588億元，主因是利得稅和薪俸稅的收入減少。然而，香港勝在底子夠厚，現時可以動用過萬億元儲備，支撐短期的龐大支出。但是，我必須提醒政府，社會面對人口急速老化，預期稅收將會越來越少，醫療福利開支按年遞增，政府必須注意香港長遠的財政承擔能力，要謹慎理財，以免跌入結構性的財赤循環。主席，香港的當務之急是要保經濟，但是否撐起企業、保就業，香港便會好起來呢？當香港經濟回暖，我們始終不能迴避深層次的問題，市民不信任政府，行政和立法關係破裂。如果政府得不到市民的支持和信任，無論是區議會或立法會，均比較難以有效運作。以今年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選舉正副主席事件為例，至今已舉行15次會議，花了超過24小時，仍未能選出正副主席，浪費公帑超過680萬元。反對派議員不惜令內會停擺超過半年，阻止其他議員履行其職責，要本港整體的民生福祉陪葬，這些卑劣行為令人髮指。

接下來，我想從鄉郊角度談談這份預算案。可能政府忙於抗疫，預算案對鄉郊發展的投入並不多，只是延續過去一直推行的改善碼頭計劃、提升偏遠鄉郊地區光纖網絡覆蓋的項目。說了這麼多年，仍然停留在供水、通電、建路、鋪光纖的階段，對鄉郊的可持續發展欠缺一些創新思維，可謂毫無新意。有村民告訴我，光纖計劃只是資助固網商鋪設光纖至村口附近，部分鄉村依山而建，村民要支付高昂的安裝費用，才能將光纖拉入鄉村和屋內，未能負擔費用的村民便享用不到高速上網。希望政府可以增撥資源，資助固網商將光纖鋪到村內及屋內。主席，鄉議局在今年1月向財政司司長建議，發展新界鄉郊旅遊區，以振興當區的經濟，做到真正活化社區。今次疫情導致世界各國封關，打亂了市民的外遊計劃，不少市民趁機會郊遊，這正正是推動本地遊的契機。香港旅遊發展局曾經在2018年推出"綠色深度遊"先導計劃，支援旅遊業開發5個綠色的旅遊產品，涉資只有450萬元。

該處擁有豐富的地質景觀，政府只要拆牆鬆綁，沙頭角絕對可以發展為一個極具吸引力及新鮮感的綠色旅遊產品，讓市民在假日有多一個好去處，旅客亦有多一個選擇。鄉議局一直倡議政府撥款50億元設立鄉郊建設基金，為鄉郊基礎建設、推廣旅遊、承傳文化、自然保育，以及支援特別事故這五大範疇提供撥款，希望政府在疫情過後對此多加考慮。今年預算案的封面選用了象徵土地的顏色，我也藉此機會談論香港的長遠土地規劃。主席，我申報，我是龍鼓灘村的原居民代表，亦在龍鼓灘擁有土地。最近，有傳媒報道，政府有意將龍鼓灘的填海工程研究撥款，直接交到財務委員會審議，在本屆會期內通過。面對土地供應不足，民間對"明日大嶼"計劃的意見分歧，有人說政府認為龍鼓灘的填海工程阻力較少，故希望在今屆會期通過，以便在土地供應方面，做出少許成績。在此，我想政府弄清楚，龍鼓灘村民的立場很清晰，由一開始都是反對填海。龍鼓灘海邊的沙並不像預算案的封面般是充滿生機的泥色，而是天然的灰黑色。我在立法會多次表示，自從屯門新市鎮發展後，很多厭惡性設施都設在龍鼓灘村附近，龍鼓灘路每天都有重型車輛及垃圾車出入，令該處沙塵滾滾，噪音及空氣污染問題，已經滋擾了村民很多年。然而，政府早年答應村民興建一條隧道，在屯門藍地康寶路作出入口，但遲遲未有兌現。本來村民已經對政府的處理手法非常不滿，如今更將填海計劃直上財委會，這消息令他們更加感到悲憤。我呼籲政府不要走捷徑，必須面對及處理村民的訴求，承諾改善村民的生活質素，包括增設道路、改善噪音及空氣污染、海水倒灌及渠道淤塞的問題。最後，我想談談大家都關心的醫療政策及措施，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嚴重，政府推出自願醫保計劃，可以將部分人分流到私營的醫療服務，長遠可以減輕政府在醫療福利的開支，計劃的反應非常理想，實施半年，已經有30萬名市民投保，當中大約有一半受保人是40歲以下。除了以保險對沖公共的醫療開支，利用科技來減輕公共醫療及人手資源負擔，亦是全球趨勢。最近，有調查發現，如果有智能產品可以做到健康評估、監察健康，並提出警示，超過八成受訪者表示非常有興趣使用這些產品。

香港警察濫捕不是新鮮事，情況由去年6月一直持續至今，"六一二"、"七二一"、"八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一一一六"，這些日子都令香港人揪心及咬牙切齒。警察因失控而起的警暴從來沒有消失過，甚至比以前更瘋狂。在鄧炳強年代的警察，更明目張膽地在鏡頭前無差別向所有市民、記者及議員施暴，一名警察的劣行是樹大有枯枝，一隊警隊的劣行是集體沉淪。主席，我很好奇地看警務處的網頁，從中得知獲受聘的警員需要在香港警察學院接受27星期的學警基礎訓練課程，內容包括法例、警務程序、警政社會學、警政心理學、步操、體能訓練......

相反，用在警察上的撥款卻這麼大，而警察正利用這些撥款進行警暴，而這些警暴正撕裂香港社會，並製造一種社會關係，而這種社會關係是否就是香港政府願意看到？經我翻查每一項項目的詳細資料後，我發現除了武力使用的訓練外，我剛才提到的很多其他不同項目，好像從來也沒有發生過。警隊抱負和價值觀，我很懷疑還有沒有人記得？刑事司法制度、法例及警務程序，這些執法上的須知，我很懷疑還有沒有警察記得？我剛才說的警政社會學、心理學，我很懷疑還有沒有警察記得？主席會說我談論這些問題是離題，我不再在此重複，我只能濃縮說，綜觀警察過去一年的表現，他們學懂的是戰術、槍械、武力訓練，在訓練過程中，他們學懂怎樣使用槍械、徒手搏擊。所以，我們看到很多警察在衝突期間使用武力，但很可惜，他們只學懂如何使用武力，卻沒有學懂使用武力的前提和前設，即應該在甚麼時候才使用武力。粗略估計，訓練一名學警所需費用約40萬元，香港警察學習的費用竟比大學生更高昂，但不同的是，訓練警察的開支由納稅人支付。面對警察系統性敗壞，一個不能受制衡的權力，我們還要在預算案中分撥如此大量款項給警務處？如果問香港警察為何由全球最優秀的警察之一，變成今天幾乎大部分香港人指罵的"黑警"、違法部隊，答案其實真的很簡單，只要去過一次示威衝突現場便會明白，只要去過一次現場便會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主席，我不能支持這項預算案，因為這項預算案縱容了"黑警"和警暴，威脅香港市民，令香港沉淪。主席，本人謹此發言。
主席，我首先對財政司司長提交的"撐企業、保就業、振經濟、紓民困"的財政預算案表示歡迎。

我相信財政司司長在提醒我們，經常性開支的增幅，其實違反了《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所訂立的原則。我們應確保經常性開支與香港的經濟增長率相配合，這是多年來香港公共理財的方針，亦是香港這個細小而開放型經濟賴以成功的要素。

因此，我希望財政司司長繼續提醒各局，經常性開支不能過度膨脹，錢要用得到位，特別是教育方面的開支。第二，財政司司長除管理公共財政外，還應該要有宏觀的經濟策略。

在2003年，我們靠內地的自由行來製造大量的就業機會，特別為較基層人士、無需具備很多技能的人士製造就業機會。

所以，我們現在不能再依賴自由行來推動經濟。如果純粹靠金融產業或目前尚未成氣候的科技產業，我看不到香港的經濟增長會有很好的反彈或有很強勁的經濟增長。

我說完一些宏觀的評論，現在想說說預算案中一些具體的安排，我特別想說的是香港電台和警隊，尤其是聽到那麼多人批評警隊及反對撥款予警隊。我想指出，香港素來以自由經濟自詡，雖然現時排名第二，仍然十分自由。不知財政司司長有否看過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呢？如果閱讀過這位現代經濟鼻祖的著作，會知悉政府的功能，是提供市場不能夠提供的服務，即公共產品。政府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這樣，不是做市場做到的事情。根據這個原則，Adam SMITH認為政府首要的功能是國防，即是維穩、安全、保護社會穩定，這是最重要的，他用了很大篇幅指出首要的開支應該是安全。

在電台方面，我覺得有需要繼續營辦，特別是英文台、古典音樂、文化、少數族裔頻道，應該予以保留。這部分的開支超高，未來1年的開支達5億8,000多萬元。製作成本高但收視率低，製作的節目受到眾多批評。我認為港台的做法的確偏離了《香港電台約章》。

好像我也曾收看最近被通訊事務管理局批評的節目"左右紅藍綠"，是一面倒的，完全沒有平衡的報道，一位教育大學的講師在胡亂謾罵，對警隊極為不公平，這已經違反了《約章》。

這樣的管理是失敗的，亦違反了《約章》。

主席，關於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我的發言主要圍繞特區管治和憲政事務，武漢肺炎的抗疫工作，以及警隊和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的資源3方面。面對武漢肺炎蔓延全球，令到環球經濟停擺，香港經濟及民生飽受衝擊。

"一國兩制"保不住，政府用多少個千億元或萬億元也救不回香港。最近保皇黨批評民主派"攬炒"香港，在街上掛滿banner，但我認為"林鄭"和保皇黨漠視民意，強推"送中惡法"，包庇黑警，拒絕獨立調查警暴，拖延封關救港的決定，他們才是"攬炒之母"。

記得在香港回歸初期，中央曾經誓神劈願地表明"河水不犯井水"，中央不會干預在國防外交之外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內部事務。我們還記得，中聯辦首位主任......

中聯辦首位主任姜恩柱先生強調，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聯辦之間不存在隸屬關係。可是，回歸23年，中央人事變遷......

主席，回歸23年，中央人事變遷，無論鄧小平、魯平及姜恩柱說過甚麼，現在好像也不算數了。

可以了，多謝你提醒我。主席，為何我要談這方面呢？

國情班的主要對象是公務員和公營機構要員，原來也包括醫院管理局的醫生、護士或高層員工，他們均要參加這類國情班，認識和學習《基本法》，認識國情。不過，我認為這些錢其實是浪費的，因為勞師動眾，攀山涉水到北京，學習《基本法》，倒不如詢問"兩辦"，下一個指令是甚麼，如何解讀《基本法》為好，因為每天有不同的解釋。現在根本沒有人——包括政府官員——夠膽說認識真正的《基本法》，因為動輒會有新的解讀，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如果作為一位老師，我現在還可以怎樣教授《基本法》；該如何解讀第二十二條？過去與現在原來有不同的解讀。主席，我認為政府如果要挽救經濟，改善民生，必須先要穩定政局，改善管治，回應"五大訴求"。可是，整份預算案當然沒提及如何回應"五大訴求"，以及該投放甚麼資源。政府施政亦拒絕以民意為依歸。因此，我經常認為政府投放的金錢不會達致良好效益和效果。政府一直迴避落實"雙普選"，更計劃要求公務員全體上下均要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別行政區政府......

主席，你剛才問我有否猜測你的動機，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我剛才已清楚表示，請你澄清執行《議事規則》的標準。你剛才提到葉劉淑儀議員談及香港電台的開支問題，邵家臻議員提及購置子彈、水炮車，同樣涉及開支問題，為何你會認為他離題？

我的規程問題就是：你是否中聯辦的"看門狗"？

上星期有人叫我們"埋單"，其實他們是想"埋我們單"。

然而，香港是否要變成這樣？即使我透不過氣也要說下去，這是我們香港人的宿命，但我也要作出適當的反抗。這份預算案當然與香港的經濟環境有很大關係。今天有多位議員，不論是建制派、保皇黨或我們民主派的同事，也討論現時全球大環境出現的重大問題。

但大家也知道，預算案出台後，政府其實已動用了超過1,600多億元，推出了兩輪防疫抗疫基金。有同事提到中美貿易戰對香港的影響，但相比之下，這已經算是小事，現時全球可能也會向中國進行病毒問責戰。不論誰是誰非，事實上，接下來會有很多全球供應鏈進行產業重整，香港究竟有何角色和定位？

3月中，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年度經濟自由度指數，香港過去連續25年排名第一位，今年終於下跌至第二位。該基金會提到，去年開始的政治社會事件，影響到投資的流入。

換言之，香港被內地拉低了分數，尤其是中央政府近日對香港事務頻頻發聲，便是最佳例證。

顯而易見，本港與內地的融合，有好處亦有很多壞處。

我也想談談有關創新科技方面，今年新措施並不多，比較"落地"的例子是科技券加碼，資助由三分之二提升至四分之三，上限由40萬元增至60萬元。

但是，我收到業內一些建議及疑問，認為政府似乎收緊了研發的定義。

另外，我已向政府建議多年，加強對個人的培訓，提供進修券，尤其是在現時的疫情影響下，更應向他們提供協助，但政府卻未有落實。受近期的疫情影響，中小企、初創公司面對特別大的現金流問題。

主席，議員在二讀辯論階段只可發言一次，時限15分鐘，而財政預算案二讀旨在讓我們表達對預算案的看法。由於預算案跟整個政府的運作，以至社會各方面的事情都有直接關係，我希望主席對議員發言的態度宜寬不宜緊。

個別議員就某個範疇表達意見，目的是為了向公眾交代。

我們目前的確面對越來越多不同的限制和掣肘，例如中聯辦突然提出監督權，甚至"林鄭"政府竟然牽頭，公然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二條，要打倒過去20多年的自己。

企業和市民水深火熱的情況又如何得以紓緩？

雖然我們未必能一朝一夕做到，但我們肯定會全心全意，相比這個政府做得好百倍。這個政府太多顧慮，既要顧及商業利益，又要顧及自身利益。

於是，香港人的利益被置於後末，事事要鬥爭，事事要政治先行，事事須臣服於其腳下。香港人必須聽從共產黨，否則將"無運行"。

我們從香港人的立場考慮所有事，不服從她要向自身利益集團跪低的做法，他們當然不能容忍。

預算案應該平衡香港的不公義。

我們最低限度會尊重生命和爭取社會公義，我們認為社會實在太失衡。

我們的利得稅率低至企業根本沒有興趣這樣做，因為稅率不是階梯式、漸進式的。環顧全世界，企業稅率也是階梯式、漸進式的。

在家庭收入下跌的過程中，一家人要經歷多少災難？

要整個家族的網絡、親朋戚友如何幫助他們？這樣能促進社會和諧嗎？

她現在已拖垮香港，共產黨又走下來尋釁滋事，我們只是希望抵抗疫情，他們卻無故搞事，硬要搞鬥爭，硬要弄致永無寧日才安樂。

主席，陳茂波司長公布本年度財政預算案後，社會上似乎很快便被關於防疫抗疫基金的討論所掩蓋，其實抗疫基金是一次性紓困措施，預算案則主要涉及本財政年度特區政府的經常開支，同樣值得大家重視。過去大半年，香港屋漏兼逢連夜雨，既經歷持續多月極端暴力示威的衝擊，最近又碰到新冠肺炎的打擊，各行各業均面對前所未有的困難。大批香港中小型企業掙扎求存。平心而論，整份預算案可謂順應民情民意，亦採納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提出的80多項建議，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出逾1,200億元的一次性紓困措施，包括全民派1萬元現金、由政府百分之一百擔保企業以特惠的低息貸款，補助中小承建商、分包商和放寬科技券資助限制等。據報有團體就今次預算案作調查，結果發現市民的滿意率上升，是近10年來的新高，反映市民對政府的紓困措施反應正面。預算案以抗疫症、撐企業、保就業、惠民生為目標，因此有關的支援措施是急如星火、刻不容緩。我期待立法會不同黨派的議員能夠急市民所急，讓預算案撥款早日通過。政府亦應該盡量簡化各項紓困措施的申請手續，讓資源盡快到達有需要人士的手上。

"財爺"在預算案中又宣布向中小承建商及註冊分包商提供兩萬元補助金，對於紓緩業界困境是有所幫助的。我聯同經民聯的議員同事一再向政府反映，很多其他業界和"打工仔"未有納入抗疫基金1.0所涵蓋的範疇內，政府應該善用財政儲備，在抗疫期間令每位市民也獲得關懷，盡快補漏拾遺。最重要的是，既要撐企業，亦要保就業，向僱員提供實質支援。因此，經民聯歡迎政府在4月8日推出為數1,375億元的抗疫基金2.0，作出史無前例的撐企業、保就業行動，其中810億元的保就業計劃力度相當大，由政府提供五成的工資補貼，為期6個月，向每名僱員提供最高每月為9,000元的實質資助，條件是僱主承諾不會裁員。另一項保就業措施是當局承諾在未來兩年，在公私營界別創造3萬個總值60億元的有時限職位，而政府作為最大僱主，會繼續在本財政年度聘請約1萬個公務員職位及大約5,000名青年實習生。另外，政府亦為所有學生貸款還款人自動提供免息延長還款期，為期兩年。值得慶幸的是，在全體建制派議員全力護航下，財務委員會經過兩天會議，在4月18日星期六下午，終於以41票贊成、22票反對及2票棄權，通過抗疫基金2.0的撥款。主席，抗疫基金是特事特辦，救民於水深火熱，我連同經民聯議員同事剛在今天中午，與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會面，就政府的紓困措施提出進一步的建議，指出抗疫基金2.0仍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問題，部分行業和僱員仍然未能受惠，包括65歲或以上沒有強積金供款的僱員，亦沒有涵蓋失業人士。經民聯促請特區政府適時加碼紓困，補漏拾遺，直接支援未受惠的企業和"打工仔"，以達至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惠民生的最大效果。同時，經民聯亦特別關注年輕人，包括新畢業同學的就業問題，要求政府以更積極的態度和實際的支援計劃，提供更多公私營機構的新入職機會。在此我要補充一點，前後兩輪抗疫基金涉及各行各業和不同階層的市民，希望政府多作宣傳，並且設立一站式的網上資訊平台，提供各項紓困措施的諮詢及申請途徑等實用資訊，做到既惠民又便民。主席，政府推出兩輪抗疫基金，加上預算案公布的支援措施，總開支大約是2,875億元，在本港真的是破天荒之舉。但是，各種紓困措施充其量只能夠解市民的部分燃眉之急，我們不能不正視勞工市場急劇變化的事實。據政府統計處發表的最新勞動人口統計數字，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在2020年1月至3月，上升至4.2%，是9年來的高位，就業不足率亦上升到2.1%的10年高位，總就業人數及勞動人口的按年跌幅分別擴大至3.6%及2.2%，兩者也是有紀錄以來的最大跌幅。建造業更是重災區，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分別急劇上升至8.5%及7.1%。過去大半年，一些暴力示威者多番揚言要"攬炒"，但我們首先看到的，便是不少"打工仔"被解僱。正如我多次向特區政府強調，近幾年在立法會"拉布"的情況下，批撥款項予工務工程的速度相當緩慢。過去大半年的社會動亂，加上如今疫情影響，可謂雪上加霜，建造業界正面臨工作鏈、供應鏈及資金鏈斷裂三大營運風險，因此，當局在適時加碼紓困外，更應注重如何在疫情受控的情況下，盡快讓社會恢復正常運作、聚焦發展經濟及改善民生，才是治本之道。以香港情況而言，其中一個立竿見影的辦法，是由社會各界致力促成財委會盡快審批各項已列入議程的工務工程。受反對派議員"拉布"影響，上一個立法年度，工務小組委員會通過審議提交的工程建議，一共1,402億元，但財委會未及批款的則超過750億元。今年度財委會復會以來，批准了其中大約549億元，其餘仍然有待處理。工務小組委員會自本立法年度運作至今，通過的新工程項目共須撥款約207億元，其中只有84億元獲得財委會撥款，而225億元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整體撥款，涵蓋1萬多項不同的政府工務工程。工務小組委員會經過3次會議，包括在2月26日抗疫期間，議員戴上口罩開會亦未能完成審議。在亟需撥款的緊急情況下，當局唯有直接交由財委會審議，最後在3月11日通過撥款。如果反對派議員停止"拉布"，讓超過1,000億元的工務工程撥款，能盡快獲財委會審批通過，不單可以為建造業界注射救命的強心針，而且對社會民生的貢獻至為廣泛，不但涉及土地及房屋供應，亦涵蓋交通運輸、醫療衞生、社會福利、教育及保安等服務的改善。主席，當經濟下行時，不少國家和地區均透過加大基建投資，既是撐經濟，亦是為未來發展鋪路，所以特區政府在推動工程方面應更加靈活，其一，應加快重建舊屋村，撐就業兼紓樓荒。根據政府10年建屋計劃，資助房屋的建屋數量仍有29,000伙未有着落，政府未來可以透過重建高齡房屋屋邨，例如石硤尾邨，以增加單位供應量，但政府態度過於保守。我擔心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下，不少基層"打工仔"手停口停，對資助房屋的需求將會有增無減，恐怕令公共租住房屋供應更加緊張。加快重建高齡公屋屋邨，既可提供更多新的住屋單位，亦可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確是多贏的方案。其次，政府應加快落實新鐵路項目。政府在2014年公布《鐵路發展策略2014》，提出發展7條新鐵路線，本來目標在2031年前完成，可惜拖延了6年，直到本月7日才宣布啟動東涌綫延綫項目，已邀請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開展詳細規劃及設計。雖然遲做總勝於全部不做，但審時度勢，擬議中的新鐵路項目理應追落後，既可保就業，亦可帶動社區新發展。主席，香港過去依靠廣大市民努力耕耘，累積了數以萬億計的財政儲備，但經過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本年度財政赤字已接近3,000億元，我相信已能讓大家知悉，如果我們不設法開源節流，便很容易"坐食山崩"。因此，長遠而言，我們要着眼於探討如何優化香港產業結構，提升香港整體競爭力，促進區域合作，讓香港企業及人才可以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在疫情受控後，社會各界必須盡快集思廣益，展開探討。主席，香港正面對史無前例的挑戰及經濟困境，今屆立法會在終止運作前，只餘下約3個多月，我衷心期待並呼籲本會議員同事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盡快放下歧見，停止無謂的爭拗，讓議會恢復有效的運作。有反對派議員揚言，不怕財政懸崖，擺脫財政綁架，更指香港人要有跳下懸崖的勇氣。我要斬釘截鐵地指出，香港市民是不願意跳崖的，香港市民希望議員為民生做實事，讓香港社會持續發展，市民安居樂業，亦要為新一代創作向上流動的機遇。